政務司司長就"回應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一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繼續審議《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全體委員會會繼續第二個環節，就51個總目提出的56項修正案，以及該些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進行合併辯論。修正案的內容及目的，已詳載於講稿附錄1A的列表。
我會在這個環節就胡志偉議員因應"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而提出編號1，削減相當於行政長官全年薪酬開支5,092,800元的修正案發言。特首林鄭月娥薪酬之高，在全球堪稱數一數二。試看全球地區領袖的薪酬排名，最高的是新加坡的李顯龍，其薪酬是161萬美元。排名第二的正是林鄭月娥，她的薪酬高達64萬美元，較特朗普還要高。香港人可作一評價，林鄭月娥是否值得收取全球第二高的政府首長薪酬呢？

林鄭月娥的民望自上任以來拾級而下，其最新評分是44.3分，較兩星期前下跌了4.7分。這數字的另一關鍵指標是比起有"689"之稱的前特首梁振英，她的同期分數更低。

林鄭月娥曾經聲言，如香港人認為她不應該及不適合繼續擔任特首這職位，她會辭職。

為何我要支持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呢？簡單而言，我以下列4點概括：第一，她出賣香港市民的利益；第二，她閉門造車，不聽民意；第三，她手法狡猾，甚至不惜讓盟友保皇黨陷於不義，所指的是她在去年財政預算案中所作的好事；第四，她沒有大局觀，為香港甚至為中國政府添煩添亂。自林鄭月娥上台後，她的最大任務是甚麼呢？就是要討好中國政府，置香港人的利益於不顧。

特區政府在今年2月中突然提出，為了處理台灣殺人案，當局必須修訂法例，把疑兇引渡至台灣受審。但是，此項建議卻令台灣以至內地其他地方，均可按修訂後的法例向香港政府申請引渡香港人甚至身處香港的外國人，引起全城譁然。我們可參考一些民意指標：3月30日有過萬人上街反對這項"送中條例"，但林鄭月娥卻在4月1日表示市民的焦點錯了。

接下來衍生的風波，也不用我再多說了。

由於主席已就此作出裁決，我不會跟你爭辯，但當一名官員真的在說謊時，議會可以如何處理呢？我今天的處理方法是，既然她明知而仍把黑說成是白，亦即說謊，我只好以"與事實不符"一語作出形容。這是客觀及中性的描述，相信你也不會禁止在議會使用。

根據英國解密檔案，英國外交部於1992年曾與港英政府討論香港回歸後，中港之間的非常規引渡安排，外交部官員當時質疑中港商討引渡問題是否恰當。時任港英政府副政治顧問柏聖文強調，從來沒有意欲和內地商討中港之間的引渡安排，並指一旦達成協議，可能引起與香港簽訂引渡協議的國家擔憂，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恐懼是從其他國家移交到香港的疑犯，有機會被引渡往中國。在相關的解密文件中，英國政府一直強調，中港簽訂引渡協議的首要考慮是相關國家的人權狀況，並只能與司法制度、刑罰制度、人權狀況達到可接受水平的國家建立引渡關係，而且即使香港已回歸，這些標準仍然且必須維持適用，意味若不符合這些條件，不可實行引渡協議。

她的另一嚴重問題是閉門造車，不聽民意。任由一個只懂閉門造車的人在本財政年度繼續支薪，繼續支取全球第二最高的政府首長薪酬，只會令政府施政舉步維艱，政府的認受性和公信力每況愈下。

即使兩者同樣重要，何者較為緊急？當然是處理台灣殺人案較為緊急。如果兩個目標背道而馳，政府應否先處理第一個目標，亦即解決台灣殺人案呢？

無情無義，加上頭腦簡單，這種唔死都冇用嘅八婆，一旦得到倚天劍，有權有勢，必定遺害人間。一世人流流長，總會遇上幾個滅絕，但沒多少城市像香港那麼夠運，可以有一個滅絕師太做行政長官。"最後一句：必須撤回《逃犯條例》。這是香港生死存亡之戰，不是林鄭月娥死，便是香港市民亡。除了cut她的薪酬之外，還要林鄭月娥下台。

不過，對於香港很多原本認為自己不受政治影響的人，例如做生意的人、在大陸設廠的商家，他們萬萬沒想到今天會發生這件事，而他們可能會受到一項法例所影響。大家都知道大陸的境況，如果不懂做人，不懂疏通的話，其實任何生意也很難做，要開設工廠或做貿易生意都會很困難。所以，在中國大陸稱為"無官不貪"的情況下，很多時到內地做生意是"無商不賄賂"，但賄賂有大也有小，有些小的可能只是用一兩萬元來請高官吃一頓飯。

我有天看到《星島日報》的社論，大家知道何先生與政府關係友好，但是他也指出，政府要很小心處理《逃犯條例》，稍有不為意便會深深傷害香港。

所以，我們有資格要求她下台、有資格不允許她支薪，為何沒有資格？

大家都知道，這是政治現實。老練的英國政客不會不知道，所以當時討論《逃犯條例草案》時，無論是香港的立法局議員、港英政府或北京，怎會不知道內地的法律制度令香港人擔心？

因為"林鄭"不但沒有幫香港人，反而正在做一件傷害香港人最深的事。大家想想，"一國兩制"原則其實很脆弱，脆弱到不得了。大家都知道，深圳河以北和以南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其實，現在地理上也是互通的，因為既有數個關口，又有高鐵，又有港珠澳大橋，但香港仍然可以守着本身的制度。很多從大陸來港的新移民說，他們來到香港也感受到香港有不同的氣氛，因為在這裏有一個自由空間可發言，他們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甚至可以批評官員，亦可以根據法律行事。

何謂表面證據呢？很簡單，一些國內的批文和國內法院的文件會寫出某項罪名，以及基於甚麼事實，也包括有關人士的姓名、年齡等，如果表面證據成立，法院便要處理。關於逃犯的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表面證據成立，特首亦同意，便只有一個出路，就是移交，因為不准"港人港審"，這是不准進行的。那麼，將來香港的特首及法院有甚麼資格拒絕國內的國家級法院發出的批文，以一份文件要求引渡某人？

有些人很天真地說，其實不用擔心，"林鄭"修訂《逃犯條例》，只是為了"老習""清黨"，要拘捕有關的大陸人。他是否要拘捕這數百名大陸貪官或疑犯，我不知道，但我亦不想香港成為大陸的犯罪天堂。

如果有人以為修訂《逃犯條例》只是為對付貪官，便大錯特錯，因為屆時是不會分辨，亦不需要分辨。

我們希望香港繼續可以保持其地位，其實只是如此簡單。

我先談談現在已離席的郭家麒議員，他"鬧人唔使本"，尖酸刻薄；他的眼中只看到別人的一粒沙，卻看不見自己的一棵樹。

主席，他剛才以"人渣"一詞形容民主派議員，請問何君堯議員是否用了冒犯性的言詞？

我指他們不配為民主派議員，那種行為是"爛仔"、人渣的行為，我是針對行為。所以，如果區諾軒議員那天也有這樣做，並對號入座，我無法排除他自行對號入座，成為人渣，但是我沒有針對他。我只是作出區分，根本民主的意義不是這樣，民主派的議員不應有這樣的表現；如有這種表現的，便不是民主派，我已經說得很清楚，多謝主席。
主席，第一，他的確有以"人渣"一詞來形容立法會議員。我認為這是冒犯性的言詞。第二，他說甚麼"五一一事件"，請問與今天的辯論有何相關之處？

主席，你可以看見那些自命民主的人，但我說了......

主席，我尊重主席的看法。我想指出一點，我發言了1分24秒，這些自命民主的人便立即干涉，往往在我發言期間打亂我，但他們說得很尖酸刻薄的一些說話，對於一般有常識的人，且不說大學或專科畢業的人，也難於啟齒，我們卻經常在這裏聽到。主席，你已經干預了數次，但他們仍然冥頑不靈。

主席，繼"人渣"後，有"豬噏當秘笈"。

何議員，請繼續發言。

多謝，希望主席不要讓其他人隨便干預我的發言。如果你認為"人渣"不合適，那麼我便不用"人渣"，但是，罪犯、有刑事紀錄的人、"監躉"最多來自哪裏？

其實他正就哪一項修正案發言？

區諾軒議員，請不要打斷議員的發言。

主席，綜觀云云自命"民主派"、"泛民"的議員，我覺得他們令人非常失望。由第六屆開始，被"DQ"、被控告、被判入獄、待判入獄、快將被判有罪的，比比皆是。

請你裁定何謂"最虧的人"？

如果認為《逃犯條例》有問題，可以在正式的平台討論，但他們至今仍然卻步，更加以阻撓，連選舉主席也搞出如此大件事。我們很希望立法會議員做回應該做的事，不要浪費時間。

你不是用你的才智，而只是用你的暴力來阻撓別人。即使今天不停提出規程問題來"規"我，我也能夠回答你。

我們看到有人自認法案委員會的主席，發出一系列虛假文書，大家必須加以糾正。立法會是一個立法的地方，不是犯法的地方。我們必須在適當的時候做適當的事情，把所有不恰當的事情撥亂反正，革走所有在立法會犯法的人士。

主席，如果他說有同事犯法，他可以報警，不過屆時請他記緊要遮蓋自己的電話號碼。

主席，既然你能如此寬待何君堯議員，並給予他如此開闊的討論空間，我希望你也能給予我開闊的討論空間。

一如郭家麒議員所質疑：林鄭月娥破壞香港的法治和香港多年來所建立的基業，為何她還可以領取工資？

他竟容許秘書處違反《議事規則》，在未獲主席指示的情況下自行發出通知。

抱歉，在席兩位局長也與教育事務無關，卻要聆聽我就教育事宜發言，但我真的很想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這份報告正正指出了課程發展處作為協助課程發展議會編寫課程指引的重要機關，亦變相成為了推動"洗腦"教育以達致政治目的的幫兇。課程發展處不斷編寫有問題的課程指引，而這些課程指引確實會影響前線老師的教學工作。有前線老師反映，課程指引令老師失去教育自主性，亦失去調節內容的靈活性。例如2018年5月教育局所公布的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大綱定稿，旨在培養學生對國家民族認同與歸屬感，可是課程大綱並未涵蓋八九民運、六七暴動等一些極為重要的歷史事件，但卻加入了強調中港關係的歷史觀。根據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所發表有關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修訂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77%教師認為課程應以香港自開埠以來的獨特發展為重，但新修訂的初中中史課程大綱卻越來越不重視香港的歷史，並與教師的取態有着明顯分歧，課程指引既不符合教師期望，亦忽略了他們的專業意見。此外，我想討論有關課程發展處的人手問題。課程發展處以往有就各個主修科設立專責部門，負責統籌各個科目的課程發展工作，而現時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現正檢討通識科課程。

我盼望香港成為一個問責的社會、一個民主的社會。

主席，我發言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編號1的修正案，削減特首林鄭月娥509萬元的全年薪酬開支。在我論述支持的理據前，我想先簡短回應何君堯議員對本會議員，特別是對民主派議員的批評。第一，他批評郭家麒議員言詞尖酸刻薄。他以"監躉"、"罪犯"、"人渣"等字眼形容多位民主派議員。難道這些言詞並非尖酸刻薄，不具冒犯性嗎？

難道他不清楚法庭的規矩或法例禁止在法庭內自拍嗎？

《聖經》清楚寫道，是看見別人眼中的刺，但卻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樑木而非沙。我希望何君堯議員在發言時避免激化本會的矛盾。主席，讓我言歸為何支持削減特首林鄭月娥的薪酬開支，主要有4個原因。第一，她包庇奸邪。就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特首包庇她，呼籲大家向前看。特首的說法根本在侮辱市民的智慧。

然後，鄭若驊"放生"梁振英，令香港的廉潔聲譽大受衝擊，使市民對法治的信心進一步受損。

然後，她斷章取義地引述前立法局議員何俊仁的言論，指何俊仁亦表示支持修例。她根本是謊話連篇。英國的解密檔案清楚指出，當時的殖民地政府根本不同意與內地簽署移交逃犯協議，因為內地的法治水平與世界人權標準相去甚遠，因此根本不可能將逃犯移交內地。

她身為特首，還有甚麼誠信可言呢？

第一，如果李家超所言甚是，是義正詞嚴的，為何林鄭月娥聽起來彷如是無奈地被迫支持李家超局長的說法呢？

她曾擔任發展局局長、政務司司長，以至特首，不曾離開政府。尤其是，她曾擔任政務司司長。

本會的葉劉淑儀議員是前保安局局長，難道她同樣是"鴕鳥"嗎？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曾是她的上司。她的說法出賣了前朝的所有上司及同事，她是一個不忠不義之徒。

他們曾研究有關政府法案的方向，認為只要"送中條例"獲得通過，香港法治的"防火牆"便會蕩然無存。

台灣當局曾3次要求港府就此事進行協商，但港府卻不瞅不睬。

根本是雙重標準。主席，我會形容特首林鄭月娥與梁振英的分別在於梁振英"多說話，少做事"，而林鄭月娥則是"多做事，少說話"，但她只會更心狠手辣，不計後果，最重要的是向北京交心表忠。對於這樣的一個特首，民主黨及民主派多位議員均要求她立即下台，這是合情合理的。對於胡志偉議員提出削減她全年預算薪酬開支的要求，我相信民主派所有議員皆會支持。

我希望他在辦公室聽到我的發言後，有時間便來跟我們辯論一下，他用"人渣"來形容反"送中"的民主派議員是否恰當。

簡單而言，政府說迫在眉睫，要處理的台灣殺人案，這個因素根本已不存在。立法會為此數度出現混亂，我們認為特區政府是責無旁貸，而特區之首是林鄭月娥，所以修正案編號1就是要削減她的薪酬。

這次擔憂令13萬人上街，商界也有很多不同的擔憂。即使是法案委員會，雖然出現所謂的鬧雙胞，但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也認為較有認受性的是涂謹申議員任主席的法案委員會，由此可見爭議在於始作俑者、解鈴還需繫鈴人的特首林鄭月娥。她曾說如果有相當多的民意表示不滿，她會下台。老實說，現時"送中條例"不斷升溫，在會議廳內不單是民主派議員，我相信部分建制派議員都感到吃力，質疑為何要迫大家討論這件事。

我們要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修正案削減林鄭月娥的薪酬，就是這麼簡單。

我要提出這項修正案，因為每年漁農自然護理署用公帑來進行動物人道毀滅，工作實在太過輕鬆，所以我希望削減它的撥款，使它不用這樣做。

我希望藉此機會，令收看直播的市民了解我為何提出這項修正案，削減130萬元人道處理動物的費用。漁護署過去一直以人道毀滅方式，處理香港一些動物，尤其是社區或流浪動物。

因為當局覺得增撥資源麻煩，拿錢去殺動物，解決那些動物便沒有問題。很抱歉，國際間、各個城市的動物友善政策也越來越清晰，儘管香港在這方面非常落後，但也不能停步。在這個階段，我們先在《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停止向漁護署撥款，我在此呼籲各位同事，稍後就這兩項修正案投票時，我懇請各位支持，因為漁護署用錢用得太爽快。前年用了100萬元公帑進行人道毀滅，用了60萬元公帑資助拯救動物組織；今年用130萬元進行人道毀滅，現時用了大約160萬元資助拯救動物組織。

這是否可以解決現時不斷有動物被人道毀滅的情況呢？

因此，我提出這項修正案，是希望向漁護署施壓，因為它一天不改革動物管理中心，一天不令這些進入管理中心的動物存有一線生機，我會繼續提出這項修正案，每年都會提出。我先談談動物管理中心。很多朋友會說，漁護署接到投訴，到現場捕捉小狗小貓後，按道理應該能夠救回那些動物，並送到動物管理中心照顧及保護，然後再安排領養。不過，各位，領養的比例與人道毀滅的比例，根本不成正比。我們看看剛才說過的數字，超過一半進入動物管理中心的動物都會被人道毀滅，因為我們認為動物管理中心沒有"旋轉門"，普通市民無法到那裏領養，我也無法進入。如果我要進入，很可能要向漁護署申請入內參觀，參觀時可能環境很好，但這樣參觀並無意思，一名普通市民想領養動物，署方往往表示獸醫判斷這隻狗有攻擊性，那隻貓亦不適合領養。這些動物在4天等待期沒有人認領，便會進入人道毀滅程序。在一個漁護署公眾諮詢會上，署方向我表示，現時已經有所進步，不是等4天，大約等17天，他們才會安排人道毀滅。

其次，不應停止"捕捉、絕育、放回"政策。漁護署較早前曾經在3個試點實施這政策，其中一個試點是我的區議會選區元朗區。

就是捕捉一些流浪動物，為牠們絕育，最好再做防疫，然後放回原處，讓牠們繼續生活。很多國家都認為這做法比安樂死更人道。但是，根據漁護署最新的意思，香港的試點計劃顯示，將這些流浪動物放回原地後，經過3年研究，結果發現那些試點的流浪動物數字並沒有減少。

我想說，成效不彰的是漁護署，如果要削減漁護署的撥款，我相信市民會拍掌歡迎。所以，我們希望不要讓漁護署輕易用錢殺動物，解決事情後便當作沒事發生，這並非動物友善政策。

較早前，我們曾經推動10億元基金，獲發展局批准，感激發展局能夠批准使用一些荒廢校舍作為動物拯救中心，證明不是沒有地方。

所以，返回老問題，人道毀滅本身就不人道。如果我們要體現動物友善政策，便先要削減130萬元漁護署的人道毀滅費用。

可是，現在狐狸終於露出了尾巴，又或者說真相大白了。

政府永遠躲在法改會後，而法改會又需要很多年的時間來進行它的工作。

所以，我真的認為我們應支持陳志全議員提出的這項修正案。

我也要再次表明心跡，在我擔任議員的生涯中，每年能有機會在議事堂發表數小時的言論，對我作為議員來說已是無上光榮。

抱歉今次有所得罪，因我相信局長也知道，此項修正案是要削減2019-2020年度發展局局長、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但是，我作為一名"雙料"議員，認為無論地區還是立法會的工作均同樣重要。正如范國威議員經常使用的口號，"民生無小事，民主要堅持"。

我比較關注的是，究竟發展局對公私營房屋的供應情況有多大掌握？發展局給我的回應是不會考慮撤回該項賣地申請，除非局長今天告訴我他已改變主意，否則我得到的最後版本就是如此。然而，我想問局方對於公私營房屋的供應情況究竟有多大的掌握？

我接下來要引用的圖表，很多均由姚松炎教授提供。

然而，增加私營房屋供應是否便可令樓價回落呢？第二幅圖表可提供一些很有趣的數字，顯示本港近年的私營住宅落成量大幅上升，但樓價並無回落。例如由2015年至2018年，本港的新樓落成量越來越多，當中當然也有起伏，因為有新樓落成是一回事，是否推出作樓花供應卻是另一回事。

我只可以說，現在出現了一個有關房地產研究的謎題：為何私樓供應增加了，樓價卻節節上升？

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課題。

現時行政、立法關係惡劣，有時作為地區民意代表，當直選議員向政府反映民意時，即使並非不可行，但究竟有多少是政府聽得入耳的呢？

但是，我與居民討論有關方案時，向來是務實地希望可令政府接納意見，否則行政和立法關係便會陷入死局。然而，若政府真的願意多聽取民意，我便無需提出修正案，要求削減發展局問責官員的薪酬了。我花了15分鐘，大約表達了我對公私營樓宇發展及我所屬選區的關注。

該項修正案由郭家麒議員提出，議決削減財政司司長437萬元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我記得我上星期已給予部分解釋，包括陳茂波逢中必好，只懂唱好，不懂評估風險；以及第二，是他逢外必反，大言不慚。他說道，即使香港因為貿易戰而在中美關係中失去特別待遇，亦沒有問題。今天我會說句，他不肯承認自己的錯誤，自視過高，以及不理會市民的訴求和意見。財政司司長經常在財政預算案中玩弄數字，又估算錯誤，還要沾沾自喜，這才嚇人。上星期，他在恢復二讀辯論發言回應議員時指出，"相信大家已留意到，政府在4月底公布全年度的綜合盈餘臨時數字為680億元，較修訂預算案高出93億元......相對於首11個月錄得的998億元盈餘，其實已大幅下降318億元。事實上，政府在2018-2019年度的總收入與原本預算相比，只相差50億元。以一個近6,000億元的收入預算而言，這個差別只是0.8%......可以這樣說，2018-2019年度預算案對政府財政狀況的預測已相當接近。

對於如此大幅的修訂，他竟然說道預算案對政府財政狀況的預測相當接近。

一如當年"回水"6,000元般，林鄭月娥今天亦表示這不符合現屆政府的理財哲學，又批評這做法不具針對性，寧死也要設立重重關卡刁難市民，例如花高昂行政費，以致市民得到的好處減少。

這是我和財政司司長最大的分歧。

就此，如果我稍後有時間——我的修正案編號39正正提出削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預算開支——我會再慢慢跟陳茂波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算這筆帳，即他們如何故意估少盈餘，以圖減低我們要求他們直接向所有市民"回水"的壓力。

我當然會大力支持這項修正案。

在總保安主任的領導下——我不會"一竹篙打一船人"——有部分保安員已淪為非民主派的工具，不但阻礙民主派議員執行職務，更妨礙記者採訪，甚至涉嫌傷害記者。

代理主席，相信我以下的發言不會太政治化，其實我個人一向也不太喜歡政治。

最近的情況是有豬農表示，如果陳肇始局長和食物及衞生局這個星期的表現未如期望，即未能妥善控制豬瘟的蔓延，以及處理有關豬販的權益問題，市民便可以在中環捉活豬來吃。在中環捕捉活豬，其實在香港也是比較有趣的現象，因為香港四處都是野豬，有些人也會說有比較多"港豬"，諸如此類。我並非想從這角度來作出評價。

再說，在1月時已有數個國家對於大陸豬的製品，無論是凍肉或其他豬製成品的入口，實施100%檢查。

而對於凍肉的定義，其實審計署署長報告也曾提出問題，政府需要以更積極的態度來回應。

事到如今，再回到根本，在數個月前，政府沒有理由不理解大陸政府的做法是多麼的荒謬。大陸政府任由豬農盡快屠殺豬隻以製成豬製品，並流出全世界。這裏說的並非單純是豬的檢核問題，而是可以變成貿易戰的禁運問題。

如果問我原因，我會說政府暗中已經知道疫症無法控制，所以說荃灣屠房要進行清潔，用一兩個星期時間做好100%清潔後才能開放，才可安全地進行屠宰。

陳肇始竟敢面對傳媒說，其實市民有很多選擇，例如可以吃冰鮮肉或蔬菜。我個人可以這樣，認識我的、在大樓地下餐廳工作的同事也知道，我的午餐一般是齋菜，因為立法會戾氣比較重，我個人通常選擇吃齋菜。

說到蔬菜，政府說要復耕，並制訂復耕政策，提倡振興本地農民或農戶的農業。但新界東北、新界西，尤其是古洞北未來要發展，將興建農業園，可偏偏本地農戶要求"耕住合一"。他們在那裏耕田、種菜，然後運菜到菜市場做批發，每天凌晨2時、3時便起床作準備，4時、5時便運菜到批發市場。政府則表示即將進行重新規劃，發展不同的新市鎮，然後興建農業園。這樣令那些農戶不能"耕住合一"，農戶得到一個公屋單位居住，在田那裏又要有一個暫時的宿舍，他每天早上都要騎單車或乘搭當局安排的"夜車"到田裏收割，然後做批發。究竟這樣是提倡本地復耕政策，還是在扼殺本地農戶？

本地僅餘1%的農業，而因為復耕政策，因為漁農自然護理署在農業園上無法做到"耕住合一"，令到更多本地農戶無法維生。

有一個新委員會，是局方今年的工作重點，叫"降低食物中鹽和糖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就是食物及衞生局今年最大的工作，令大家很開心，因為它舉辦了一項campaign，叫"方糖金字塔"，呼籲大家少吃糖和鹽。

用3萬粒方糖堆出一個金字塔，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大事，怎料被傳媒"踢爆"，當局找來認證的協會，稱為世界紀錄協會，原來7年前已被大陸媒體揭發是個假組織，提供假認證。代理主席，堂堂一個政府部門，搞綽頭都搞到糊裏糊塗。

我說得溫和一點，我不說她沒有能力。

有些問題本來不是局長的分內工作，大家因為吃東西而患病，需要看醫生，最後還是她政策局的問題。醫生不足，公營醫療不足，大家肚痛、身體不適，需要看醫生，然後公立醫院喊救命，醫生說資源不足。過去多年來，政府沒有增加床位，剛剛才宣布兩年後在啟德會有一間新醫院落成，以及早前宣布的天水圍醫院等。

按反對派的說法，保安人員怎樣做才算妥當呢？是否要鋪上紅地氈、讓反對派議員來衝擊、請他們傷害人、歡迎他們搶麥克風、歡迎他們襲擊其他議員、千萬不要留手，請襲擊任何在場人士或議員、即使搶東西也沒有問題，隨便去做。

保安人員要執行他們的職責，以維持議會內的秩序，萬一出現任何問題時，保安人員須履行其職責。但是，當他們履行職責時，便要面對這種罔顧他人安全的衝擊，他們隨時也會受傷。

所以，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剛才反對派議員要求削減立法會總保安主任薪酬的主張。我亦再三重申，在剛過去的星期六的肢體衝突的鬧劇，大家看得很清楚，反對派議員罔顧他人安全，搗亂、衝擊，甚至造成人身傷害，現在還要指斥保安人員做得不妥，要求削減他們的薪酬，這實在是諉過於人，"惡人先告狀"。代理主席，謹此陳辭。

希望周浩鼎議員不需要這麼動氣，因為如果套用前立法局主席黃宏發最近在一些公開場合的說法，兩派都要想一想。有時候我也會三省吾身，我們做任何事情時，都要想一想，這樣的做法是否沒有問題呢？不過，儘管如此，我依然覺得就我提出的修正案，乃至我們現在指出立法會秘書處，以及立法會保安的問題而言，是有其背景的。

假如我們繼續讓這個法案委員會召開會議的話，那麼立法會多年來所建立的一切，都會被推翻得體無完膚。最主要的問題在於，為甚麼秘書處可以在沒有主持的議員授權，亦在沒有選出主席的情況下，可以立即將《法案委員會主席手冊》、《議事規則》，乃至內務委員會《內務守則》下的種種規條，都推得一乾二淨。條文清楚寫明，只要有任何法案委員會委員不同意，或要求召開會議，都須討論這項內務委員會的指引。

我們暫且不說，民主派議員在過往的日子裏，都是跟從《議事規則》賦予我們的規定來召開法案委員會的。

我記得在黃浩銘入獄之前數個月，他已提及這件事。但是，當時大家都不覺得有甚麼，而當事人也沒有準備好和考慮好究竟是否需要公開事件。然而，因為最近立法會發生的問題，特別是陳維安說他從來政治中立行事，令當事人感到很憤怒。所以，她在譚文豪議員陪同下，召開當天的記者招待會。

我希望各位按照立法會一貫的行事方式，要有體面地、有尊嚴地、嚴正地處理這事件。

坦白說，我現在有點"越界"的，因為《議事規則》規定，會議時，議員不要做一些跟會議不相關的事情。因為我一邊廂正整理我做講師時的一些功課和資料——很簡單，我就是將資料分類和整理好，稍後交回大學。事實上，現在大學老師的課業，以至教學工作等都頗為繁重，而我們認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在解決當中的問題方面，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大家要明白，教資會就是負責安排香港各大專院校的財政來源的機構，不是教育局，不是校內的校務委員會。對於大專的教育撥款，如果大家有看過早前《明報》刊登一篇由香港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前會長吳曉真寫的文章——"算大學教資會的帳"的話，便知道她為我們做了一項統計，指2004年本地院校遭受龐大的削資，自此整體大學撥款一直未恢復原來水平。文中又提及，2003-2004年度教資會總撥款佔政府開支6%，時至今日，只得4.2%至4.5%。以每名學生成本計算，2003-2004年度，教資會對每名學生的平均資助是萬元。2016-2017年度增加至26萬元。

所以，政府對於大專教育資源的投放，還未追回2003年的水平。再說一些與我有關的事情，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很多時大學資助只是發展研究——我不是說研究不重要——但難道大學不是教育機構嗎？儘管我們的研究獲得很多撥款，但大學的資源卻少過2003年，結果造成兩個惡果。第一，當局縮減教學資源，將大專教職零散化。以往在大學授課的教授跟我解說，由於現在正職的大學教授，每年要進行研究緣故，導致他們減少授課，有些人甚至幾乎一整年也不曾授課；相反，兼任講師及全職講師的教學工作卻分得很清楚，但求學態度不應如此。

流浪講師的現象增加課程和教員的不穩定性。對於講師來說，他們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工作前景毫不明朗，今天教香港大學，明天教香港中文大學，後天可能是教香港樹仁大學。

吳曉真又指這類設定計劃主題有很多，不止一兩個項目，這只不過是一些例子。

教資會美其名要確保各間院校開辦的資助課程符合效益，要求八大撰寫學術發展計劃，寫得差的話，下一年度便會縮減名額；如果寫得好，便可讓院校多加數個新學位，例如可能開辦一些冠以"全球"或"環球"等漂亮字眼的課程名稱，但究竟對學生是否真的得益則是另一回事。

況且，教資會成立於1965年，可謂歷史悠久，掌控大專資源，但究竟對於今天的大學教育質素又有多大承擔呢？

當然，引述他人的意見絕對沒有錯，尤其是立法會事務，我們可以參考前立法局或前立法會主席的意見。但我想提一提區議員，除了黃宏發主席外，其實在他之後的范徐麗泰主席、曾鈺成主席，都曾就該些問題發表過意見。

所以，如果要參考之前立法局或立法會主席的意見，我認為越近期的，越值得參考，因為他們清楚現時立法會的現實情況。

按他們的邏輯，我認為涂謹申議員主持的會議是非法的，那我是否要像他們一樣"掃場"，立法會便可以運作呢？這絕對不是一個好方法。

我之前向傳媒發言時亦說過，該項指控非常嚴重，不單影響香港人對立法會秘書處的信心，更加影響香港人對立法會的信心和公信力。就這項如此嚴重的指控，我希望行政管理委員會盡快調查和處理，將事件的真相清楚告訴香港社會。如果查明今次這項指控是對秘書長的誣衊，更要還他一個公道，還秘書處一個公道。我很希望行管會能夠盡快進行相關調查。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任何人拿出任何證據，雖然有人說有一份問卷或答問——那是這次嚴重指控的一個關鍵證據——但沒有人拿出來。我知道傳媒曾就此事問過譚文豪議員，他卻說要保障當事人，所以不會把文件拿出來。

我很希望譚議員可以盡快提供證據，讓我們還原事件的真相。

他提出的一些理據，我認為非常值得商榷，我一定要說清楚。他提出了數點，第一點——特別是過去數天——他說肢體衝撞難免；第二點，保安員要協助記者採訪；及第三點，傳媒衝入會議室難免。

原因是很多市民說我這幾天不是當議員，而是做了立法會保安員。我在保安團隊中清楚感受到這幾天發生的事情是怎樣的。警察幫不到我，很多人衝擊我。

保安執行他們的工作，絕對是天經地義。剛才陳志全議員提出的第二點，是協助記者採訪。

第一，區諾軒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時，並未發生上星期六或昨天的事件，所以我剛才的發言並不是純粹針對上星期六或昨天發生的事，從而支持區諾軒議員的修正案。

此外，這也可以用來形容最近所發生的衝突，"先撩者"要付出代價。

當然，你認為我是"先撩者"，我亦認為你是"先撩者"；你認為我"踩你場"，我亦認為你"踩我場"，然後便會爭辯哪一個法案委員會才是正統和合法。

當年，政府提出司法程序來取消議員的資格，但在未得到結果前，該人仍然有或不知道是否還有議員的資格，而政府仍會繼續回答該人的問題，並說："雖然我不認同你議員的身份並已提出司法程序，但我仍然會回答你的問題。

我不想繼續用財政預算案內一項細小修正案的發言時間，來討論哪一方主席、法案委員會才是合法、合情，但關於傳媒與保安的衝突，我仍要多說兩句。

有記者拍攝到一名保安人員扯掉記者相機的影片，事後亦有記者表示受傷。記者認為保安人員畜意阻擋他們採訪，我也不說甚麼態度了，當然大家那時的態度一定不會良好。但是，大家要明白，記者的職責是，哪裏是新聞熱點，他們便要盡其最大努力採訪。

我提出的修正案編號39，是要求削減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的預算開支。我們看看庫務科的職責，在綱領2中，政府收入及財政管理方面，其職責為"依循政府的衡工量值原則和其他施政方針，管理資源分配，監督政府的稅收及其他徵集收入政策，協助政府就投資項目作出決定，以及推廣公開、公平、具競爭性和支持創新的政府採購"。在互聯網上也有描述庫務科的工作，便是"就財政政策事宜及年度財政預算案為財政司司長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提供支援；監察資源分配工作及編製政府周年開支預算"。

當然，近年有關愛共享計劃或一些紓困的措施，政府說會撥出盈餘中的某個百分比給市民。

我們說要削減立法會總保安主任的薪酬，大前提當然是要知道是誰人下的聖旨，一人做事一人當。老實說，陳維安應該是第一個被削減薪酬的，因為究竟是總保安主任自行發出命令，要使用粗暴手法對待記者和議員，抑或是他受命於上司陳維安？又或陳維安有否再受命於其他人，包括梁君彥或政府，甚至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我們不得而知。提及陳維安，我們便想起他前任的秘書長，包括馮載祥，我最少經歷了這兩任秘書長，老實說，他們的工作態度和作風很不同。

很多人也表示，且看看他怎樣工作，看看他事實上會否成為公正、盡職盡責的秘書長，抑或處處為政府、建制派保駕護航。

第二，張國鈞議員和周浩鼎議員不斷重複說，要削減總保安主任的薪酬，等同讓賊作主，更莫說要減警察的薪酬。

在今天的香港，立法會是一個怎樣的機關呢？我們仍然實行意大利的獨裁政權，仍採用愛爾蘭上議院完全過時的功能界別選舉。所以今天的立法會，大家也知道，除了5個議席通過區議會選舉產生，情況稍為好一點——但當然也有其錯失，例如提名方法等，我且不作深入討論——但我們大部分議席也是透過"小圈子"選舉產生，只代表少數的權力，特別是商界。

還要說我們是賊，不反映民意、奪取市民權利的才叫賊。

他們又說黃宏發無權批評現時的議會。

主席，可能你知道我下一句會批評你。

我在說總保安主任，因為總保安主任的薪酬是行政管理委員會有份決定的，而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便是立法局或立法會主席，我是從這個角度看而已，可能事情根本與主席無關也說不定。

他可能是政治學學者，知道權力只可以施以限制，不能加重，除非權力是出自於人民或選民，便可以增加；但如果權力是自己賦予的，即是自己戴上皇冠稱王，這樣便要限權，這是西方議會......周浩鼎議員，這是西方議會的精神，聽聞你在英國讀書，不知你讀了甚麼。所有權力的來源是市民，不是現時扭曲的制度。在這個情況下，總保安主任、秘書長或主席便真的可以代表選民。

還怕權力不夠，還要限制市民，甚至我旁邊的毛議員指特首說謊也不行，即使特首說謊，也不准說出來......
毛孟靜議員，請你保持肅靜。
所以，這是悲哀，主席，是香港的悲哀，因為今時今日我們看見政府亂七八糟，制度亂七八糟。我們希望香港的立法會是一個市民有份參與選舉的地方。總保安主任理論上只有一個天職，便是按照代表選民的議員的意向做事，其實這是很清楚，議會的制度本是這樣，不過現在扭曲了，因為議會內以多欺少，"戾橫折曲"的便可以把所有事情改變。

他可以發聲，還他自己清白，亦可以令這裏數百位員工，當中有很多憑着良心做事的保安員不會被他連累，不會走到街上被唾罵。雖然這是扭曲的議會和制度，但可能還有一些人問心無愧，肯說真話。今天的香港相當悲哀，今天的立法會更不濟，但我希望市民一定不要放棄，盡力抗爭。

主席，我就《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了1項修正案：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56削減8,500萬元。我建議削減的款額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委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進行基本能力評估)項目在2019-2020年度的預算開支。基本能力評估項目所需人手和相關開支，其實已納入教育局的整體預算開支內，因此，這筆8,500萬元的預算開支並非基本能力評估項目的開支總額，有部分在這個項目下的開支被納入其他範疇。教育局與考評局就提供基本能力評估相關服務訂立的合約已於2018年屆滿，為持續推行有關的政策措施，教育局再與考評局簽訂新合約，為期5年，將於2023年屆滿，涉及金額總數為4億2,700萬元，若除之以5，則2019-2020學年的相關預算開支約為8,500萬元。

可是，政府竟然不要求校董會進行任何諮詢程序，我們認為這是完全違反了校本管理的精神，但卻以校本管理的名義進行。第二個問題是，當局有否訂定良好的監察制度，監察在過程中，有否出現"層層施壓"的情況呢？與此同時，政府可否作出良好的事後監察，一旦發現有問題，即着手解決？

教育局拒絕提供數字，既不回覆傳媒的提問，亦不答覆議員的質詢，一副完全不打算問責的姿態，實在太不合理。

教協於去年曾就小三BCA向教師進行了問券調查，根據教師回應，近八成學校非常重視或重視BCA的評估結果，而選擇全級應考的學校，高達八成半。

有基本教育理念的人也明白，應該反過來，讓評估為教學服務而非指揮教學。

我希望專責小組能為香港創造一個能讓本港小學重新呼吸到清新空氣的局面。

我們應該有系統地徵詢並尊重教師的意見。此外，我亦希望政府能認真問責，向立法會交代全級應考小三BCA學校的數目。

當然，在兩年前，一個絕對沒有懸念的結果是，在建制派議員力壓之下，這項議案不獲通過，與很多其他類似的議案一樣，因為有建制派議員的保駕護航而不能成事。但是，我要指出一點，去年並沒有立法會議員提出類似的修正案，而今天再提出這項修正案，我當然亦沒有任何懸念，修正案不會被通過。但今時今日提出這項削減保安局官員薪酬的修正案，不能成事是一回事，但我覺得陳志全議員畢竟表達了很多香港人的一個真實願望，便是希望能夠修訂議案；而我亦想指出，今次提出修正案的意義較兩年前更為深遠。大家可還記得兩年前是甚麼日子？梁振英面臨下台，當時的修正案明顯是針對當時梁振英政府內的前保安局局長縱容警察肆意濫權。去年並沒有提出類似的修正案，我個人估計或會是陳志全議員或其他議員希望在新政府剛上場時，想給新任局長一個機會，看看換了人以後，新的保安局會否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現。然而，非常可惜，不足兩年下來，我們只看到新任保安局局長的作風，只有更絕、更奸、更霸及更"紅"。保安局在李家超局長領導下，在過去1年多的日子裏，可謂劣跡斑斑，由拒絕馬凱入境至修訂《逃犯條例》，保安局的表現根本不能用合格來形容。我們公民黨支持陳志全議員的修正案，是希望予保安局的官員——特別是局長——一個警號：香港人並不滿意他們的工作表現。主席，我想在此特別指出，雖然陳議員的修正案覆蓋整個保安局的官員，但我們公民黨特別針對的，其實主要是問責官員，特別是李家超局長。主席，我曾聽過一種說法，李局長在過去1年多以來，基本上沒有留給香港人任何正面的感覺或印象，反而令人一再聯想到古代皇帝身邊的讒臣，唯唯諾諾，滿肚密圈，時刻都好像在計算自己可以如何協助獨裁者鞏固權力。他予人如此差劣的感覺，我只希望是在我身邊說出這番話的人看錯，畢竟局長現時身處的不再是古代，而是現代社會，雖然最大權力依然掌握在北京手中，但特區政府官員還須向香港人問責，香港人才是他們真正的老闆。主席，作為政府官員老闆的代表，議員代表香港人要削減他的薪酬，要跟他做appraisal，其實是要告訴他，他的工作表現差劣。建制派同事很多時批評我們民主派把某些事情政治化。而李局長最大的問題，是把保安局局長這份本來高度專業的工作變得政治化，反而忽略了很多他本來要處理的事情，這是我們認為他的第一個表現差劣的地方。從一上任開始，我們看到李局長所做的，通統是政治任務，為了執行中央意旨而奮不顧身，同時對"一國兩制"遭受破壞、法治受到衝擊，以及民意的反對卻置之不顧。我們不妨細數過去1年李局長讓香港人印象最深刻的工作。修訂《條例》固然位列首位——這方面，我們容後再談——還有取締香港民族黨、拒絕馬凱入境，以及訪問北京與韓正會面時的唯唯諾諾。他又處理過多少是香港人真正關心的民生問題呢？例如，休班警察犯罪問題，他有否正視及處理過呢？單程證問題，他有否正視過及真正花心思做過甚麼呢？

若非林鄭政府今年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解決部分情況，我們也不會看到保安局局長有甚麼正面的事情做出來。又例如在北區打擊水貨的問題上，我們亦看不到保安局在這些問題有任何積極的回應和表現。主席，剛才提到的不過是數項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爭議的事情，其他有待特別關注的問題，包括保安局內部需要照顧的前線執法人員，又或是紀律部隊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大家同屬紀律部隊，但某個紀律部隊的待遇卻比另一個紀律部隊好這些問題。是沒有的，反而予人的感覺是，在李局長治下的保安局，為了執行政治任務而忘了自己的基本責任，不務正業，這才是一大問題；為了執行政治任務，不擇手段，罔顧《基本法》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保障，把法理依據顛三倒四，刻意誤導市民，這才是令人擔憂的問題；特別是我們看到這位局長做出的種種，似乎是為了要達到一些政治目的，這才是我們特別需要針對的。我想特別以香港民族黨為例。主席，縱然"港獨"是中央不容許的政治行為，但言論及結社自由同樣是受《基本法》保護的政治權利，一個對香港社會基本上沒有造成任何具體破壞的組織，只純粹因為其言論而動用行政手段將其禁制。其間，一名在港工作多年並褒譽有加的外國記者，因為主持一個極具爭議的論壇，便被無理地拒絕繼續獲發簽證。這根本無視了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本質，更把香港人本來擁有的政治權利肆意踐踏，把法治視如無物，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的行為。主席，我想特別指出，保安局局長需要作出平衡：他既需要保障香港的整體安全，但亦有更大的責任保障香港人的權益不受影響，因為這是保障香港安全的前提。

主席，老實說，我從一開始已經對保安局局長為何在這個時候，在完全欠缺醞釀的情況下突然提出修訂《條例》絕不理解。當然，局長有他兩大道理，第一就是說要解決台灣殺人案問題，局長對此相當焦急，似乎亦希望把全香港市民的情緒與它綁在一起，經常想以兩泡眼淚嘗試說服香港人《條例》修訂的迫切性。可是，當坊間嘗試提出其他替代方案時，李家超局長卻似乎置若罔聞，完全不作考慮，認為只有他的方法才可行。第二點，就是他提出的堵塞漏洞論，希望一勞永逸地解決逃犯移交的問題。主席，我想特別指出，正如我剛才所說，坊間提出了可行、切實及經得起法律考驗的替代方案，但局長卻毫不理會，突然又好像不急於處理台灣個案一般。大家記得，在兩星期前，當相關人士在法庭面臨判刑時，大家也預計在一段短時間後，相關人士就會重獲自由。

如果急，他便應該要考慮一切可行的替代方案；如果不着急，他便沒有任何道理，希望在7月前把相關法例交到立法會三讀通過。老實說，這兩個邏輯根本存在矛盾，李家超局長完全無法自圓其說，而只要他願意接納當中隨便一個邏輯，根本就不應該把立法會綁在這個如此巨大的矛盾中。主席，談到另一個道理，即堵塞漏洞論。我們想指出，假設這真是一個漏洞，但如果為了填補這個漏洞，而要開啟另一個更大的漏洞，把香港的犯人轉移到司法水平較我們落後，而且人權沒有保障的地區，究竟漏洞是堵塞了還是擴大了呢？主席，我想特別指出，不論是打着填補漏洞抑或是尋求公義這兩面大旗幟，作為政治問責官員，他是否需要有些政治智慧呢？難道李局長現時不看報章、不看新聞，活在一個平衡時空，不知道香港現時處於何種國際形勢和位置嗎？主席，我想指出，在此時此刻推行《條例》修訂而弄出一個大問題。我先不談4月底有13萬人上街反對修例，其實北京以往兩年對於林鄭月娥治下的香港，似乎在一定程度也算滿意。

那麼，李家超局長是否突然感到很不滿，認為自己沒事可做，自己的上司太空閒、民望也太高，所以想要弄出一件事，提出修訂《條例》，來挑戰他上司的政治智慧呢？主席，我想特別帶出一點，中央現時需要應付中美貿易戰，香港是否又認為北京太空閒，所以想"火燒後欄"，讓北京有多一個挑戰要處理呢？他們是否完全不怕北京，即是政治問責官員眼中的大老闆，會怪責他們添煩添亂，他們是否認為自己因而可以加薪呢？主席，既然現時香港人正在為他做appraisal，我便很想問一問：究竟這位政治問責官員有否任何政治智慧，判斷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正確呢？主席，言歸正傳，香港人作為這位問責官員的真正老闆，在處理逃犯問題一事上，明顯地感到不滿，當中的不滿不單來自議會內的這一邊，實際上，議會內其他同事雖然沒有說出口，但也明顯地存有大量不忿和不滿。

對於她在處理一項極具爭議的"第二十三條"立法所遇到的情況，李家超局長當時是否不活在香港，沒有看過，沒有從歷史中領悟出一位政治問責官員應該要做的事情是甚麼呢？連葉劉淑儀議員當時這位很有智慧、學養和經驗的頂尖公務員，在化身成為問責官員後，也尚且遇上那麼大的阻力，李家超局長是否自問較葉劉淑儀議員更加有智慧，可以處理現時這個如此巨大的政治爭拗呢？在這個前提下，一位完全不自量力、不能審時度勢、對法律沒有足夠掌握，更加為特區和中央添煩添亂的人，主席，我想說，我們不解僱他已經很給面子了，我們現時只是提出削減他的薪酬，我認為大家已經是相當仁慈的老闆。所以，我完全認為陳志全議員今次提出削減李家超及保安局相關官員的薪酬，是一件極其恰當的事情，我亦認為議會內其他委員應該考慮支持陳志全議員今次的修正案。

我看到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先生在席，我想與他分享一下我對運輸及房屋局的意見。這次的修正案當中，林卓廷議員提出削減運房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開支預算。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運房局在過去數年手上很多炸彈陸續爆炸。由高鐵超支，及至沙田至中環綫的鋼筋問題，這些問題均指向一個客觀的狀況，即是運房局局長每次出來向公眾交代時也會說，他可能要看新聞報道才知道有關問題已"爆煲"。大家試想想，他作為運房局局長，當要管理這些事情時，竟然認為要"爆煲"後才去"補鑊"，持這種態度或做法，仍算得上稱職嗎？

事實上，第一次"爆煲"是高鐵超支事件，之後儘管我們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權力，也沒有P&P條例》)的權力，我們仍然成立了一個專責委員會來審視有關高鐵超支延誤所衍生的監管問題。我記得我們當時的報告中，最清楚指出的一點是，派遣進行監察工作的隊伍，即由路政署轄下的鐵路拓展處派遣的政府工程師，其實在過程中產生不到任何監管作用，不能及早作出預警，讓局長掌握形勢變化。

所以，我第一個感覺到運房局局長不稱職的地方，便是他沒辦法代表公眾監察這些重大鐵路運輸工程的進度，以及超支延誤的問題。我個人認為，無論如何，他也要下詔罪己，讓自己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而不是現在如文過飾非般，等待事件結束便算。

我明白特區政府可能與西區海底隧道的營運公司達成某些協議，但這是否等於可以在政治上不顧一切地推動相關的事宜呢？三隧分流事件上明顯可見，當本會討論有關問題時，民主派表示有意見，建制派亦表示有意見，政府便順應民意、順應立法會在這件事上對三隧分流安排的整體質疑，撤回第一次的方案。

大家試想想，作為一個問責局長，連三隧分流方案會否得到議會接受也掌握不到，又或者局長根本掌握不到是否應向本會提交有關方案，他只是順應提出方案的林鄭月娥特首在施政報告內作出的安排，然後便照着辦。如果這樣的話，其實局長沒有背負起一個作為問責官員審時度勢應有的責任。如果局長只是林鄭月娥在運房局的傀儡，又怎配得上收取納稅人支付給他的薪酬呢？局長的薪酬其實絕對不少，全年薪酬高達400多萬元。大家試想想，在這種背景下，局長是否一個合適的人選來承擔運房局的政治責任呢？運房局有兩個不同的工作範疇，我今次想先集中談談運輸的部分。我剛才指出了兩次大型事件，顯示局長在政治問責過程中沒有承擔政治責任。下一點我想補充的是關於運輸政策上的態度問題。

理論上，除了推動鐵路網絡建設之外，亦應大力推動平衡集體運輸。香港的平衡集體運輸，必然牽涉到巴士服務的問題，而如果巴士服務能夠放在整個藍圖當中，有效地緩解相應鐵路運輸壓力的話，其實會否令整體運輸網絡有更平衡的狀態呢？然而，很可惜，我們每次聽到政府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經常掛在口邊的是，本港以"鐵路為骨幹"或"鐵路優先"的政策不變。由於"鐵路優先"的政策不變，當兩間巴士公司提出平衡鐵路網絡的營運路線，便會遇到相當多制約；這些制約可能有部分是來自區議會，但更多部分是來自政府當局在政策上不全力支持，或硬要把本來十分直接的一些路線策劃變得相當迂迴曲折。大家都知道，鐵路的優勢在於直接、快達及具可預測性。

為何運輸署會認為其營運能力及經驗較在地的兩間巴士公司更豐富呢？

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想法，我只能夠說的是，這是否局長應該正視的問題呢？第三部分，我認為局長亦要正視的，是香港的交通運輸問題。核心的課題，牽涉到本港私家車增長的數目不斷攀升，以致不斷興建的新路很快就會因為路面增加的速度低於私家車增長的速度，令原先打算緩解的問題最終無法緩解。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局選擇的方法是很奇怪的。

但是，如果局長是有同樣觀念的話，為何不從源頭着手來處理這件事呢？為何不在源頭限制私家車的增長，反而在末流的地方限制停車泊位的增長？這很明顯就是一個在政策上不能夠理順的狀態。第四，我很想指出，香港的公共交通網絡非常完備，差不多有八成人口使用各種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通勤。

但是，在這個過程裏，我看不到特區政府或運房局會大刀闊斧的考慮，如何能夠進一步擴大公共交通工具使用路面的優先權。我們當然明白，擴大了公共交通工具的優先權的話，必然會影響到路面上運用私家車的效率。然而，作為公共政策的制訂者，局長有責任考慮最能夠符合公眾利益的一些做法，從而令社會可以有效運用公共交通工具，否則局長就是失職，履行不到他應有的責任。因此，從以上數點，我認為運房局局長在交通運輸的部分沒有好好履行他應有的責任，連最基本應該掌握大勢，特別是巨型、超級、大型鐵路建造過程的監督工作，也沒有做好，所以我認為應該削減他的薪酬。
在這個環節，我會就編號25有關"總目112─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的修正案發言。我提出的修正案是建議削減大約相當於2019-2020年度立法會總保安主任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

我知道去年本會在辯論《撥款條例草案》時，很少就行政管理委員會的預算開支或工作，提出一些批判性的意見，而就這個總目提出的修正案亦不太常見。對於無論是正在收聽本會辯論的市民，還是在大樓工作的議員同事和秘書處職員，我都要先強調一點，我提出這項修正案，並不是針對某些職員或某些同事，而是認為現時的辯論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可仔細審議在立法會行管會指導下，香港立法機關預算開支的使用情況。我希望大樓的議會同事，包括身為行管會主席梁議員，亦都平心靜氣地聆聽及考慮我的意見。

收看電視直播的市民未必會留意，可以衡工量值的角度來看議會工作。首先，關於綱領2議會事務服務，2019-2020年度的預算為4億7,290萬元，已經需要這麼多錢；而4個議會事務部的工作，包括為立法會會議提供一般支援服務及程序方面的意見，亦為各委員會提供一般、程序方面和資料研究的支援，包括統籌會議的支援服務。

不過，大樓內工作的保安同事一共有107位，假如有一天總保安主任說全部保安人員都要到會議廳，那麼保安人員與議員的比例便是2：1，這個比例相信是全世界議會中數一數二之多。

大家看看我前面這張圖片，是公民黨的議會同事印製的，單是之前那次"林鄭"在立法會的答問會，已經看到有多少保安人員在會議廳主席台前。我引述管制人員報告2019-2020年度需要特別留意的事項，它指出會繼續推行事業發展策略及加強職員培訓，以維持一支高效專業的團隊，持續支援立法會的工作。我們會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維持高效及專業呢？以物業及保安組的編制，首先不要說編制膨脹，根本組成是一面倒的。《明報》有查證過，物業及保安組大部分高層都是一些退休警務人員或具紀律部隊背景。

聘請退休警務人員，本來是要令公眾有合理期望，基於他們曾在警隊服務及有管理經驗，可以令這組別成為一支高效專業的團隊，而不是變成一個退休警員的俱樂部。此外，我覺得亦不應該將保安變成軍事化，為了管制立法會的秩序而聘請太多人員。很多傳媒誤以為我們參與議會抗爭，一定與保安人員勢成水火，其實並不是這樣。我到立法會餐廳吃飯，很多時候碰到的不是立法會的議員同事，而是保安同事。

很多保安同事未必一定曾任職紀律部隊，有些可能從事物業管理，未必有很多人群管理的經驗。

議員如果想公開提出意見，便只有透過審核管制人員報告來處理這方面的問題，亦是透過現時辯論的時間提出；而行管會主席梁君彥議員也可以聽聽我們的意見，責成總務部總保安主任，檢討大樓的保安安排是否一定要做到今天的地步。

此外，我翻看電視台片段，發現保安人員在執行保安指令護送石禮謙議員時，對一些執行職務的議員女助理作出箍頸動作，我不希望會隨便作出這種做法，亦不希望隨便對議員助理追究責任。總保安主任有時在執行工作期間會遮擋記者鏡頭，這都是不理想的。我希望秘書處和梁議員能夠接納我的意見，保安人員學習職業安全也要有性別意識，不應該作出太多管制或採取太多箍頸的做法，這些都是不理想的。我想就總目的非經營帳目項目，向立法會行管會提出一項意見。

我作為議員，雖然不能參與決定，不要緊，但亦並非由D6薪酬的陳維安一個人有話事權。採購的準則應該要公開，作為公開的議會，應該做到這一步，希望要多加留意這方面。

這兩個比賽的性質十分相近，均以學習《基本法》為名舉行比賽，但是否真的鼓勵學習《基本法》的知識，還是帶有政治目的，大家都應該要小心。

我們要緊守崗位，不應成為個別黨派推動一些政治議程的棋子。

我今次是就胡志偉議員提出的第1號修正案發言，即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一筆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全年薪酬開支的款額。我會指出為何過去一年行政長官推行的政策，是與我這次發言支持削減行政長官全年薪酬開支預算相關，兩者互相緊扣。主席，根據香港大學最新的調查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民望評分與支持率淨值下跌至她上任以來的新低的44.3分，相較兩星期前下跌4.7分，而最新的支持率為32%，反對率則高達56%，支持率淨值為-24%。至於她的管治班底，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民望評分為29.5，是她上任以來的新低；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支持率淨值為-5%，亦是他上任以來的新低。

我提醒委員，按照辯論安排，這項辯論將於明天約中午12時結束。我會於今天傍晚約6時45分請官員發言，然後請動議修正案的16位議員再次發言，之後逐一表決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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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也是接續范國威議員談及"總目21―行政長官辦公室"，以及胡志偉議員的相關修正案。不過，我的重點集中在特首林鄭月娥在執行《基本法》上的偏差。大家知道，"一國兩制"中很核心的捍衞者便是特首，她一方面由中央政府任命，但同時也有很重要的職責，按照《基本法》保護香港市民的權益，以及令香港市民免受中央政府不是按照《基本法》而對香港作出的干預。其實自現任特首上任以來，真的有很多事例說明林鄭月娥在執行《基本法》賦予她的任務上有所偏差，所以，我很支持胡志偉議員的修正案。

林鄭月娥一上任即推動《條例草案》，容許人大常委會不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第二十條或第十八條來推動這項《條例草案》，已經讓市民心中有數，知道當特首面對北京無理要求，或者中央繞過《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權力分界來操作時，其態度是怎樣的呢？而她不僅只就"一地兩檢""跪低"一次，在過去1年，有連串的"跪低"事件，連串無視中央政府及駐港機構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事件，以及反過來對於香港市民有各種各樣無理的批評和束縛，我以下將逐一細說。

很多同事對於禁止香港民族黨的運作有不同意見，但是，這純粹是按照香港的《社團條例》來執法，是特首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亦有經過上訴的過程。然而，我們議員及很多市民也很不明白，為甚麼在完成程序後，北京可以向特區政府的特首發公函，要求林鄭月娥交報告？是否他們是"老闆"，所以她便要交報告？

她甚至無須先向市民知會有此公函，便已經提交報告，直接告訴市民她提交報告。所有來自北京的要求，無論合理或不合理，她照單全收。但是，她有否想過，她照單全收其實是在矮化香港的"一制"？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一制"和內地的"一制"的分野，大家的權力分工寫得十分清楚，大家也要遵守。如果香港的特首代表香港接受北京的無理要求，便是矮化香港的"一制"。莫說誰是主動，誰是被動，你自己矮化自己，北京亦自然不會跟你客氣，會越踩越近。這是第一個事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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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移交逃犯條例可以建立區際間"——即中港之間——"的司法協助關係，也是落實《基本法》的應有之義，更是維護香港法治核心價值和鞏固提升香港良好法治形象的重要舉措、應有作為。

究竟修訂《逃犯條例》是誰的事情？

如果特首不代表香港人對這類中央機構——無論是人大常委會或中聯辦——say "No"，他們便會越踩越近。就此，我想提一個可能不是最具爭議性的一宗事例：去年山竹襲港時，解放軍涉嫌違反《駐軍法》，出動清理郊野公園內的枯枝、樹木等。我並非要指責他們對或錯，但規矩是解放軍須在特區政府要求下才能出動。

她看不到兩制間那條界線及自己應該保護的範圍在哪，任由"一國兩制"當中內地的"一制"越踩越近。

在這環節，我將會就我自己及其他議員提出的部分修正案作綜合發言。首先，我想延續我在上星期四就有關總目70的修正案，即削減大約相當於2019-2020年度入境事務處的十分之一預算運作開支的發言。我上星期的發言內容，主要環繞各類入境政策的數據，在獲批准入境、獲批准逗留及獲得居留權3類人士的數目都屢創新高的情況下，我關注到相關的政府開支和人手需要亦將會持續攀升，而更多外來人口到港，亦會對香港這城市的承載力構成具大壓力。我在上次發言的結尾部分提到，如果政府檢討各類入境政策的配額，收緊相關申請門檻，或可減少申請入境和逗留的人數，從而達致節省相關開支的效果，而入境處的資源亦可以更加集中為其他更重要的事務把關，例如阻截非本地孕婦入境、打擊假結婚和假證件等罪行。在今年財政預算案的審議階段，我曾向政府查詢多項與看守香港門戶有密切關係的數據。例如陸路管制站的人手，就由2016-2017年度的1,986人，上升至2018-2019年度的3,043人，升幅超過五成，而實際薪金的開支則由7億9,000萬元上升至9億2,000萬元，升幅為16%。人手和薪金總額上升的原因，與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西九龍站、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以及即將啟用的蓮塘/香園圍口岸有關。新口岸的出現不單帶來了更多外來人口和旅客，亦帶來增聘人手的需要，令相關公共開支上升，同時，前線人員的工作量和壓力亦有增無減。我們看看以截查懷疑大陸孕婦的統計數字為例，入境處在高鐵西九龍站去年9月啟用後至去年年底共3個月期間，截查了高達3,464名大陸孕婦，拒絕了當中124人入境。至於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入境處在口岸去年10月啟用後至去年年底共2個月期間，就截查了859名大陸孕婦，拒絕了78人入境。如果連同其他出入境管制站，入境處在2018年全年便截查了超過6萬名大陸孕婦，創了3年來的新高，而當中，剛啟用了數個月的高鐵西九龍站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已佔總截查人數的7%。可想而知，當更多口岸落成，被截查和被拒絕入境的大陸孕婦數目將會繼續有增無減。而除了在出入境口岸把關外，我認為另一項看守香港門戶的重要工作，就是打擊假結婚，特別是藉假結婚獲取單程證的大陸移民。入境處有必要繼續，甚至加大力度搜集與假結婚相關的欺詐行為的證據，包括偽造文書、使用虛假文件及作出虛假陳述等。

入境處調查假結婚的專案小組在2019-2020年度增加了10人後，總共有32人，所涉及的全年薪酬開支約為1,493萬元。因假結婚而被捕的人數接近3,000人，但成功檢控的人數只有200多人，兩組數字有巨大落差，這可能是與資源和人手不足有關，亦可能是由於無法搜集到相關欺詐行為的充分證據。所以，我認為，用於調查假結婚的資源和人手絕對應該增加，但我們清楚知道，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不能提出增加預算的修正案，只可以提出削減。如果真的要削減開支的話，就應該從各項入境計劃入手。正如我上次說過，入境處為處理各項入境政策下的申請所需的人手和薪金開支，分別是100個職位及5,760萬元，即大約是處理假結婚的人手及開支的3倍多。所以，我認為把人手和資源重新分配，以加強調查假結婚和截查大陸孕婦的邊境管制，這將更符合香港的社會效益，優先保障香港人的福祉和安寧。我認同入境處是專業的紀律部隊。不少入境處的前線人員曾表示，為了配合政府的入境政策，他們需要面對相當龐大的工作壓力。以執行截查大陸孕婦的工作為例，他們需要具備專業知識、豐富經驗、問答技巧及熟悉政策，這樣才可以成功令現時大陸孕婦衝關產子的個案下降。又例如他們每天面對大量的入境旅客，他們需要在短短數十秒間進行判斷，只有數十秒時間決定是否讓某位旅客入境，過程既耗費精神，也容易使人緊張。所以，我認為必須從根本、從政策上作出改變，才可以減少旅客過多的情況，以及阻止有人企圖利用假身份入境和移民香港的趨勢，從而分擔及減少入境處前線工作人員的壓力。我在上星期說過，檢討各類移民及入境政策，消除假專才和假結婚等現象，就是方法之一。代理主席，在餘下的時間，我將會討論另一個極龐大的出入境人次的來源，就是數以千萬計的跨境遊客。

商場、屋邨、大學，甚至郊野公園營地無一幸免，全都可看到有大量旅客的蹤影。媒體、報章會用"攻佔"、"攻陷"、"霸佔"等詞語來形容此情況。那當然是"霸佔"，公園營地、郊野公園、海灘等地方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做管理，用公帑補貼、維修、保養，但這些地方卻被遊客佔用，令香港人放假時不能享用。郊野公園營地堆積大量遊客遺留的垃圾、帳篷，鬧市的商場要實施人潮管制措施。代理主席，你曾否試過無法到你家樓下的酒樓用膳，回家時又無法進入你家大廈的大門？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在"黃金周"期間接受傳媒訪問，他說："我們自己出去旅遊，我們去不同地方，都可能遇到相同問題，用同理心，相信不是不能解決"。

數年前，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來到立法會，我問了他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問他會否開放他的家招呼遊客？他斬釘截鐵地說"當然不會"。代理主席，香港是我們的家，不同的社區是我們居住的地方，不是旅遊景點。現時特區政府的旅遊政策，就令到我們的家、我們身處的社區、我們居住的地方都變成旅客的景點。世界上有哪些城市會這樣呢？

有哪個城市好像香港般有700多萬人口，每年有超過6,000萬旅客到訪呢？看看日本這個國家，2018年只有2,700萬遊客，但同年，香港卻有6,500萬遊客，比日本多超過1倍。荒謬之處是現時特區政府習非成是，這種情況更是它一手造成的。

他們前往東涌購買兩支豉油，佔用了本來為香港人上班、上學而設計的集體運輸系統到處"打卡"。用回邱騰華的話"用同理心"，我們就會看到現時的情況荒謬到極點。

我認為香港的旅客承載量已經嚴重超出負荷，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一定要承擔責任，局長理應要減薪，而且，政府亦不應再增加旅遊業撥款以吸引更多遊客訪港，令本港不能夠負擔，要我們承受社區"迫爆"的結果。看看過去3年的數字，旅遊業附加值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由5%逐年下降至4.5%，但同一時間，遊客人次卻大幅上升。由此可見，現時旅遊業附加值佔GDP的比例與旅客人數根本成反比，是不能持續的。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再做《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並要引入與旅遊相關的稅項，"落地稅"或"過夜稅"也好，又或者仿效威尼斯的做法，收到的稅款屬於專款專項，用於維修、保養、改善香港本地基建及旅遊設施的開支。這才是從根源入手，解決香港現時處處"迫爆"的情況。

原因有3個：第一，它未能清楚交代議員要求的數據；第二，未能發揮了解和釋除美國商界和政界憂慮的功能；及第三，未能向香港政府提供建議，勸阻政府作出傷害美港關係的決定。

事實上，香港與美國很不同，香港是行政主導，美國是國會主導，不少重要的決定和法案均由國會提出，而國會也隨時可以操控香港的生死。如果國會通過一些議案嚴厲批評香港，甚至在《美國―香港政策法》加入條件，甚或建議總統不執行《美國―香港政策法》，可能會對香港構成沉重的打擊。根據我的觀察，最近一兩年，民主、共和兩黨不但一致日漸敵視中國，更越來越關注香港的情況。《美國―香港政策法》的相關報告，對於"一國兩制"的實施描述也日趨負面。我十分好奇，究竟華盛頓經貿辦有否與美國國會和行政當局保持密切的工作關係？如果有，他們有否向美國國會解釋他們一直存在的疑慮？所以，我在財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提出一項書面質詢，詢問設於華盛頓的經貿辦，在2018-2019年度造訪美國眾議院議員和參議院議員的次數。但當局向我作出的答覆令我感到很失望，他們答覆，華盛頓經貿辦在2018-2019年度造訪高級政府人員/組織的次數是178次，但對於國會議員卻隻字不提，令我非常不滿意。國會議員既不能稱為高級政府人員，美國國會也不能以組織來形容，好像矮化了美國國會。在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我仍想跟進這組數字，但政府沒有交代。我的質詢很清楚，我是問華盛頓經貿辦人員造訪美國眾議院議員和參議院議員的次數，而政府卻答覆我高級政府人員/組織的次數為178次。

事實上，我也懷疑華盛頓經貿辦能否發揮為美國與香港建立溝通橋樑的角色，不少美國的商界、組織和政府機構，都似乎對於香港政府可能損害在港投資、工作或居住的美國公民的權益的決定所知不多。在2月中，政府突然提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建議中國可以向香港申請引渡在香港居住的外國人返回中國大陸受審，而特首可以決定是否拘捕該人，並交由法庭處理引渡的申請。政府當局提出修訂建議後，反應最大的是美國商會，美國商會先後發表兩項聲明，反映他們對該條例的修訂有極度保留。在美國商會發表聲明後，美國官方也發表聲明，對該條例的修訂也是極度保留。

其實，美國的工商界和政界絕對有資格就該條例的修訂表達憂慮，他們有公司設於香港，在香港亦擁有大量資產，有大量的美國公民在香港工作、居住，而這些公民也可能來往中港兩地。

他們發表聲明關注該條例的修訂，絕對不可如外交部般，說是干預香港內政，他們只是為一些可能會影響自己權益的政策發聲。但是，似乎華盛頓經貿辦在2月至今仍沒有解除他們的憂慮，我相信未來的日子，華盛頓經貿辦亦未必能夠釋除對方的疑慮，因為美國商會已發表兩次聲明，美國政商界也高度關注該條例的修訂。他們本應擔當雙方的橋樑，香港有何政策，便要向對方解釋，對方有何關注和憂慮，亦要向香港政府反映。究竟華盛頓經貿辦能否向香港政府提供準確和全面的情報，勸止政府作出會觸怒美國政商界的決定？華盛頓經貿辦其實可說是香港政府在華盛頓收集政經情報的機構。

既然這些駐外經貿辦——尤其我這項修正案指明是華盛頓經貿辦——不能夠有效發揮橋樑角色，所以我提出相關的修正案。其實，不單是華盛頓經貿辦，究竟我們駐各地——特別是歐美社會的經貿辦，面對該條例修訂時有沒有做準備工夫呢？

時至今日，中美貿易戰白熱化，美國要求加徵25%關稅，香港得天獨厚，在"一國兩制"和《美國—香港政策法》的保護下，效用就如當年的《東南互保條約》。不知道林鄭月娥為了甚麼，所謂要堵塞條例的漏洞、讓台灣兇殺案的受害人沉冤得雪，全部都是她的藉口。她不惜破壞這些關係，侵害各國在香港的利益，推動這條"送中"惡法，究竟想怎麼樣呢？希望嚇怕外國投資者、希望將其他國家拉入中美貿易戰的漩渦中？所以，我們更應支持胡志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根據金發局網頁，它的工作目標是：1就開拓本港金融市場和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的策略和措施，向政府提供建議；2支持金融服務業提升從業人員的核心競爭力和知識；及3在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金融服務業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

我較早前的論述已解釋過，金發局向錢看，幫助香港賺錢，為增加香港在國際社會的競爭力出謀獻計。在這次修例的過程中，金發局有否做過政策評估，研究修例可能損害香港的競爭力呢？它曾否提出反建議呢？

其實香港的強項一向是在財務金融方面，以及得來不易的國際地位。即使是香港的商界，甚至是親政府的商界，對於這次修例同樣感到憂慮，原因是這次修訂會動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根本，令外國投資者不敢來港投資。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不要火上加油，採用偏激、暴力的方式作出爭取，因這只會適得其反。

因此，代理主席，我希望在此留下紀錄，寄語年青人不要學習以這種方式作出爭取，一定要有智慧和理性地處理香港的發展問題。

這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把香港引入地獄，這才恐怖。

香港現已回歸超過21年。

對於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屠殺事件，以及在國內發生的種種令所有中國人感到遺憾的事情，我們無法釋懷。因此，當時的立法局討論並通過《條例》時，他們並非挖了一個洞把頭埋進去，亦並非一如"777"林鄭月娥借用李家超的說法，是"鴕鳥"。最低限度，我相信當時參與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人並非"鴕鳥"。

他們的做法其實與前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相類似。當時，前總理周恩來有眾多機會可以即時收回香港，但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知道內地需要一道向外打開的門，需要一個地方，讓當時較封閉的竹幕社會與外界接觸。歷史已證明他是正確的。

甚至是，前特首"689"梁振英當時將土地政策引入上海，並在全國推行，將資產市場化，我相信亦有其貢獻。無論如何，這是當時中方、英方及立法局三方均明白需要做的事情。

李家超極速——我們說笑是"光速"——進行諮詢，過去21年無法解決的問題，他只花了21天便解決了，他真的能幹得無與倫比。

任何正常人皆認為，要就陳同佳案為死者家庭伸張正義，最合理的做法是政府盡快與台灣當局面談，研究處理方法。公道說句，台灣陸委會亦表示願意與特區政府在雙方同意的基礎上作一次性移交。

難聽的說法，他是迫香港走上末路的官員，出賣香港人的官員。

在最前線了解大陸的胡亂情況的人，應該是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局長。

我們希望香港享有真正的法治和真正的保障，讓所有人——不分左、中、右——包括郭家麒議員、梁美芬議員，以及其他人，都可以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暢所欲言，而左、中、右的記者亦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採訪，而非一如現時的情況般......
代理主席，我就《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提出編號33的修正案，建議削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大概3個月的薪酬開支，即大概102萬元。

通過這個方案後，可以吸引多些海外受訓的專科醫生到香港公立醫院、兩間大學醫學院，以及衞生署工作。我認為方向是正確的，不過，效果可能未必如我們預期般理想。

老實說，主席，在這個議事廳內，大家政見不同，是一定會經常出現的，但議事堂該用來議事，而不是打鬥。

我曾翻查過去秘書處招聘總保安主任的條件，包括負責制訂保安設施管理計劃的員工需要具備15年紀律部隊及保安管理經驗，以及要盡忠職守。所以，我其實很擔心，今次因為政治原因，而要削減總保安主任的全年薪酬預算開支並非一個好先例，而且亦會對保安部門造成打擊。

這是否立法會議員應要做的事呢？我只希望我們能維持立法會的尊嚴。我們很清楚秘書處及保安人員其實一向行事中立，根本不應把他們捲入政治爭拗的漩渦中。

其實，答案很明顯，他們當然應要秉持政治中立，但我們所看到的客觀現實並非如此，尤其是......我相信有關議員在提出這項修正案時，仍未發生保安員被強迫填報自己是支持"藍絲帶"或"黃絲帶"一事。人們今天仍然認為我們的保安人員或秘書處職員不偏不倚，但我相信往後的調查會令真相越來越清晰，屆時大家便會掌握到更多的事實。

他猜測議員的動機。

就以今天為例，為何我們的助理不能踏入1樓"綠地毯"範圍，但政府官員卻可以？

就是因為建制派議員佔大多數，他們與政府可是同一夥的呢，對嗎？我們還說甚麼立法會獨立運作？

主席，我們現時辯論有關51個總目的修正案，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而今次的財政預算案亦好像我以往所說，就政府的公共開支——甚至整個公共行政——是否恰當，很重要的量度指標不單是本港的經濟增長，還有市民的生活質素、民生的進展。

很簡單，我們應該看看在今次的預算案通過後，究竟居於"劏房"的市民會否減少？能夠及早入住環境相對較好的公共屋邨單位的人數會否增加？我們甚至應該量度的，是政府公布的房屋政策。局方說香港的房屋政策，目標是為香港的家庭提供一個適切及可負擔的居所。

政府有否量度過呢？

未來輪候公屋的人數繼續增加，居於"劏房"的人數繼續上升。本港的貧窮人數會否減少？

那貧窮人口的數目會否減少了？不好意思，剛公布的扶貧報告顯示，原來相關人數又增加了，貧窮率亦上升了，即是說，政府做錯事、做事欠缺成效、資源分配做得不夠有效。

何謂"適切的醫療照顧"？

政府說要改善民生、建設關愛社會，又說整個社會要不斷向前進步。

主席，有哪種公共服務，尤其是為殘疾人士提供的公共服務要輪候18年半呢？

中度弱智人士宿舍方面，荃灣、葵涌、青衣、西九龍、香港島正處理2004年的申請，即是申請者要等候15年，較輪候嚴重弱智人士宿舍的情況為佳。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方面，港島正處理2001年的申請，元朗、屯門區正處理2003年的申請。截至今年3月31日，正在處理的香港島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的入住申請，是2001年遞交的申請。

至於其他地區，其實很多也需輪候兩年或以上。

只要我仍有能力繼續照顧她，為何我要把她送入院舍呢？

為何整份預算案最終並沒有提出一個改善民生的目標，以致無法令市民對這份預算案有信心呢？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官員發言......

主席，《2019年撥款條例草案》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法案，旨在為所有公共服務提供資源。政府在制定《條例草案》時，已經仔細聆聽社會各階層的意見，以及經過詳細和全面的政策分析，繼而就政府在本財政年度運用的資源作出整全的建議。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削減不同部門用於提供公共服務的資源，以及部門的薪金和日常運作開支。政府在今年4月底致函立法會，就議員因應《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表達意見。我們在信中指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如獲得通過，會妨礙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務，以及履行身為僱主的法律責任，嚴重影響政府的整體運作。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對議員所提出的所有修正案予以否決。

當中包括削減啟德發展計劃區域供冷系統預算開支、數碼個人身份項目的經常性開支、政府產業署物業租金及管理費用的全年預算開支、民政事務局個人薪酬的全年預算開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個人薪酬全年預算開支——真的說不完——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環境局局長、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全年薪酬開支。還有大家未必注意到的，正因為我反對退還差餉，所以我提出削減差餉物業估價署印製夾附於差餉繳費單的單張以解釋差餉寬減安排的共48萬元預算開支。

其實多個政策局中，最無所事事的便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原因是，莫說這個財政年度，林鄭月娥在整個任期內也不會再推動政制改革。

總選舉事務主任這職位真是全港最棒的"筍工"。四年來發生多次涉及選舉事務處的醜聞，包括兩次選舉資料失竊事件。首次發生於2017年，選舉事務處職員發現在亞洲國際博覽館有兩部電腦不翼而飛，其中一部載有300多萬選民的資料。另一次則是最近選舉事務處發現遺失一本有關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葵青區內的一個投票站的選民登記冊。當中疑點重重，政府提交到立法會的文件充斥着很多疑團，但總負責人怎樣呢？

事實上，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轉眼距今已3年，今次涉及的票站位於新界西選區聖公會青衣邨何澤芸小學，選民登記冊載有獲編配到該投票站約8,000名已登記選民的姓名、性別、地址、身份證號碼，以及可獲選票數目。政府向傳媒解釋——這個理由真的很出色——由於過去一年舉行多次補選，政府人員過於忙碌，未有及時發現遺失事件，而目前沒有資料顯示相關資料遭外泄的情況，這樣也行嗎？

其實，這個事件是因為廉政公署要求核查選民身份，在開封票站物資時才揭發的，但經過兩年多時間後，處方不但不報案，而且不公布有關詳情，又沒有通知受影響的選民，錯過尋找選民登記冊的黃金時機。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與選舉相關的文件必須保存為期最少自該等文件所關乎的選舉日期起計6個月，然後將其銷毀，但如法庭在關乎選舉呈請或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所作出的命令另有指示，則屬例外。

究竟中間兩年的真空期，有否其他人曾接觸登記冊？存放地點的保安情況如何？更令人關注的是，登記冊被暫時保存時，是否混合了多個地區的選舉物資一起放置？由於登記冊涉及選民個人資料，如果與其他普通選舉物資一起放置，是會令人感到擔憂的。據悉，目前選舉事務處沒有選舉後暫存物資的處理指引，所以職員無從依據。在選舉後，當有執法人員要求保留時，根本沒有任何指引可依循，亦沒有處置標準，因而增加當中的風險。但是，選舉事務處至今仍沒有交代檢討方案，以及當中有何漏洞是過去未能察覺的，現在需要改善，以填補當初的錯失。下次大型選舉將至，今年年底將有區議會選舉，明年則有立法會換屆選舉，我們仍不知道有何新建議方案可作改善。涉及選民資料的文件，如果在選舉後因執法人員要求調查而保留，有何指引讓前線人員執行？

如果他們連選民登記冊、選民資料冊和電腦也無法妥善管理，對於那些預先投票的選票，我們真的沒有信心。談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他推出《國歌條例草案》，並拒絕就其進行諮詢，令香港人無法依官方的正式渠道反映意見，這做法是倒退的。原本《國歌條例草案》計劃在去年7月首讀，然後在去年年底進行審議和立法，但政府多次聲稱時間不足，不願意展開公眾諮詢。結果是該法案沒有按計劃進行首讀，直至今年年初1月底時才向立法會提交。如果利用首讀前那段時間來進行公眾諮詢，時間是相當充裕的，但政府為了避免社會的爭端，連基本的程序公義也不顧，這是可耻的。

最新的進展是政府擬研究全世界所有司法管轄區。

所以，大家看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選舉、政制、人權上全部交白卷。

請他不要逃避，盡快就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條例的立法進行諮詢，讓公眾決定下一步應怎麼辦。

我很贊成陳志全議員這項修正案。不過，我認為要講解這項修正案為何值得支持。我想問一個很簡單問題，就是金融政策是否可以由政府處理，而不是外判？現時金融發展局彷彿變成了一間很有趣的機構，意思就是它負責進行一些政策倡議——金融政策的政策倡議——然後再看看各個金融機關是否接受，港交所是否接受？甚至政府是否要修例？然而，我想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我們在迎接金融的商機，以及維護香港的制度的同時，有否做好保持平衡的工作？有否維護小投資者的權益？

最近兩年，香港有出現了頗大的變化——較為熟悉金融行情的朋友，應該都很清楚——就是港交所接納了"同股不同權"上市的做法，繼而希望追趕上整個新經濟時代。這點我是明白的，因為傳統以來，香港的股票市場都是以藍籌股為主，當中以地產業尤其蓬勃。相較於世界上其他主要市場，例如納斯特克，它有六成是屬於新經濟的股份；紐約交易所，有47%；倫敦交易所，有14%；港交所在2017年的數字，只有3%，的確相差很遠。很多人便會問，如果我們不讓新經濟成分的股票上市，是否便無法迎接世界的競爭力？

回到我的兩項補充質詢，我亦有提及關於"同股不同權"的問題，就是現時的確有數種股票上市，很多時候大家均提到"三大IPO"，但有時候我們也有所質疑——我的質詢是——例如就營運性質而言，有些本來說互聯網股，但到了最後並不是從事互聯網行業，而是從事加工製造行業。又例如聲稱是生物科技股，我其中一項質詢就是——我去年也有提問，今年也有問——當局表示要接納生物科技股上市，現時也有數十種生物科技股上了市，究竟它以甚麼客觀標準來估值呢？當局的回應很有趣，我是問究竟生物科技股以何種標準來估值？

舉例而言，如果某些股票根本是炒賣概念，而致無法反映實際的經濟及市值，便無法保障股民權益。

我的另一項提問，就是針對另一個標準而提問的。當局打擊這麼多"殼股"，但港交所的《上市規則》第13.24條訂明，當局是持着這個標準打擊"殼股"——不是政府打擊，而是證監會——它要公司證明有足夠業務運作，而"足夠業務運作"是關鍵詞。

就上訴機制而言，當局表示將會在今年年中訂出一個新的上市委員會及上訴機制，以完善停牌的安排，以及上訴後復牌的安排。

反而中國大陸對此事可能說得更清楚，就是當局要證明這些公司連續3年都是虧損，才可以將它停牌。為何人家有清楚的規矩，我們還未有，而新推出的制度又是否能夠有清楚的規矩呢？

我認為必須作出平衡，你不能一面建議大家要接受A新產品、B新產品、C新產品，但你在規管上卻沒有好好配合。

不過，據我理解，一般正常的市場運作並非如此，但這並不重要，要點是我會用任何方法，只要能制裁領展的，我都會歡迎。無論如何，我的重點是當局建議了一些產品，卻沒有規管得很好。

最後剩下少許時間，希望再談修正案第43項，就是葉建源議員提出的削減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基本能力評估，換言之是TSA。其實，他剛才也有發言，但很可惜，我們今天討論教育政策，卻沒有辦法，不可以所有發言都與在席官員相關。

於是，這又回復到操練的問題，而這些比較和操練問題到頭來完全未有解決。大家更別忘記，教育界認為頭幾屆TSA的試卷比較容易，但後來因為太容易了，以致難以分辨學生優劣，於是便越出越難，考題越難便可以分出優劣，但考題越難便令到學生的操練和補課越辛苦。究竟這是否為了凸出學校的所謂的競爭力而進行的比較，而致令學生接受不到應要接受的教育，卻要為TSA操練？

要真正達致愉快學習，減輕學生的學習壓力，不是將問題延後便當作解決了問題，而應徹底解決操練問題，全面撤回小三TSA，這是我支持葉建源議員削減大約相當於教育局委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進行基本能力評估項目的全年預算開支的原因。

數個月前發生的泰國小狗事件，已經令我們在國際間出醜。那隻誤闖香港的小狗，竟在不足24小時間被人道毀滅，連泰國也驚訝於香港竟然如此對待動物。

希望大家想一想，這一票的關鍵在於告訴漁護署，明年要求就此批撥的款項要更少，必須一直遞減。我希望向署方發出強而有力的信息，要求即使不能一下子做到零撲殺、零人道毀滅，也要逐年減少。

人道毀滅並不人道，我們曾向很多人士查詢，得到的資料是進行人道毀滅時，先用針把藥物注射入肌肉，然後再注射到心臟，令動物在數秒內心跳停頓，繼而離世。

人道毀滅是問題的癥結，因為政府現時仍採用可能由1950年代、1960年代流傳至今的方法處理動物問題。說到動物時，當局將之視如死物，但動物也有感受，也有生存意志，並非故意為人類帶來滋擾。流浪本身並不是罪，牠也不想流浪。

我上星期探訪一個狗場時曾目睹很神奇的一幕。

有時追溯這些棄養個案的源頭故事，真的令人非常生氣。我詢問場主還有甚麼故事可以分享，他告訴我曾有一男子把狗隻送來，打算棄養，因為那狗隻在晚上不斷抓地，發出噪音，令他無法入睡，以致患上抑鬱症。

主席，我謹此陳辭。

究竟是如何得出2,300宗這個數字呢？

有些擁有丁權的人根本不是香港人，但他們竟然可以申請興建丁屋，我不明白為甚麼香港政府容許這事情發生。我甚至乎懷疑當年在草擬《基本法》的時候——當然《基本法》裏沒有說丁權、丁屋——所謂有傳統權益的居民，是否包括一些根本不是香港人，不是在香港出世，沒有香港居留權，在香港沒有繳交過任何稅款，不懂得說廣東話的人？但是，他們可以有丁權，這是否合理呢？

只要你是男丁，你便有權申請興建丁屋，但政府為甚麼要提供官地給他們做這件事呢？整件事在第一刻已經不應該出現。

我想不到香港哪項法例有訂定這種繼承權，也完全想不到香港政府曾提供這樣的一項福利或權利。

他們並非社會上比較弱勢的人。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法律，有需要依循，那有否法例控制申請者必須是香港居民呢？

可否減少，或合理地應減少一成半至兩成？

如果今天我們放下所有香港法例或《基本法》而只看道理，我相信沒有一位政府官員——我相信每位政府官員都是合理的人——可以跟我說丁屋政策是合理的。

我覺得香港不應該害怕討論這些困難的事情，我同意這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困難問題，但不代表應該讓這些問題繼續纏繞香港的土地發展。